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主席，行政長官在其選舉政綱中提出管治新風格，當中包括"與民共議"和"廣納賢能"等元素。然而，有市民指出，有多宗事例顯示現屆政府的施政作風與該風格背道而馳。例如，行政長官委任一名在業內頗具爭議的人士為副局長、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成員以支持發展人士為主而欠缺保育人士，以及當局拒絕重新考慮為廣深港高速鐵路實施"在西九龍站進行一地兩檢"以外的通關安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本屆政府就任至今在施政上體現"與民共議"的具體例子為何；二鑒於有評論指出，現時多個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的做法欠缺透明度，而且部分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未能廣納不同持份者，當局會否研究改善措施；及三有何具體措施加強各決策局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尤其在一地兩檢及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建屋等議題上，以體現管治新風格？

主席，政府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很多所謂"與民共議"的例子，但很奇怪的是，政府多次落區或進行討論，偏偏沒有提及"一地兩檢"。

在這情況下，究竟應該避免硬推方案，還是一如政府剛才所說，應該盡快進行諮詢？

主席，我非常欣賞林鄭特首的一些管治新風格。

不過，我發現有些事例未必完全與"與民共議"或諮詢過程有關，而是諮詢結果或政府最終提出的方案不符合反對派的意見或極少數市民的意見，他們因而提出反對。我相信反對派會藉諮詢拖延政府的施政。展望未來，我相信這些問題不會完全消失，甚至會越來越多。

主席，政務司司長剛才不斷提到"與民共議"，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包括西九的"一地兩檢"安排，政府並沒有"與民共議"，令我們覺得政府的政治目的凌駕於"與民共議"。剛才司長說官員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卻認為民間反對"一地兩檢"的關注組做了大量工作。

我希望主席能夠處理此事。如果議員可以佔用其座位以外的座位，我便會將"工聯會70大壽"的道具擺放在那些座位上。

請秘書處人員移除那個展示牌。

學生曾親自邀請袁國強司長出席論壇，並表示討論的方式及時間由他決定。

第一個例子是，"林鄭"上任翌日便落區進行家訪，真是做足政治公關工作。

陳帆局長拒絕出席學生論壇，理由是"不如不見，避免撕裂"。

當局規定，公屋租戶在獲取其他資助房屋生效日期起計的60天內須騰空交還公屋單位；租戶可申請延期最多30天，但須就該期間支付相當於原來租金3倍的佔用費。另一方面，當局去年推出首個綠表置居先導計劃項目景泰苑，供綠表申請人購買。據報，景泰苑近日落成入伙，並有多個單位的牆身及天花出現滲水情況。該等單位的裝修工程需押後，以待樓宇承建商完成糾正欠妥之處，有關業主因此難以按上述規定在限期內交還公屋單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房屋署至今接獲多少宗景泰苑的單位出現滲水及其他樓宇質素問題的投訴，以及有多少個該等單位的糾正工程已完成；二鑒於景泰苑多個單位有欠妥之處，當局會否要求樓宇承建商把該屋苑為期1年的保養責任期延長；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三當局會否押後有關業主交還公屋單位的限期，以及豁免他們支付佔用費？
主席，多謝議員的質詢。就柯創盛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在綜合答覆如下：香港房屋委員會於2016年10月推出位於新蒲崗的"綠表置居計劃"先導項目景泰苑。項目全數857個單位已悉數售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繼續作答。

項目全數857個單位已悉數售出，自今年6月起，買家已陸續入伙。入伙至今，房委會所收到個別單位業主提交的"損壞情況報告表"顯示，損壞大多數均涉及一些微細的瑕疵或表面污漬。就相關報告，承建商目前已完成絕大部分的修繕工作，並經由業主驗收。餘下少數個案的修繕工作亦將於短期內完成。在這些"損壞情況報告表"之中，涉及牆身有輕微滲漏現象的共有7個單位。承建商在8月底收到報告後已即時為這些單位進行修補工作，並在完成修補後進行外牆噴水測試，確保修繕工作妥當。有關工作已於今年9月初全部完成。

正如剛才所述，由於個別單位的滲漏及"損壞情況報告表"中提及的其他事項情況輕微，故樓宇的保養責任期不會延長。至於交還公屋的安排，公屋租戶申請認購景泰苑時，已承諾在接收單位後須即時向房委會遞交"遷出通知書"，在60天內終止現居單位的租約或定期暫准居住證，並於租約或定期暫准居住證終止當日或之前將該單位騰空交回房委會。倘若住戶未能如期交回有關單位，可依照景泰苑《申請須知》第3a段的規定，向房屋署申請不多於30天的延期居留。如獲批准，須為延期佔用該單位繳付佔用費，金額為該單位當時淨額租金或暫准證費的3倍另加差餉。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現時房屋供不應求，公屋是基層及低收入家庭的安全網。因此，我們必須努力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為了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運用，房委會須按既定機制，盡快收回公屋單位，編配予輪候申請公屋的人士。在現行措施下，租戶必須於接收自置居所單位後最多90天內交回公屋單位。若非有充分及值得體恤的特殊情況，房委會一般不會考慮容許公屋租戶進一步延期交回單位。

我很希望你能明白問題所在。大家都知道，市民對政府興建的樓宇抱有信心。然而，對於新建樓宇如此的質素，我難以接受。

局長，你可否答應全港市民會再作研究，檢視現時的建築質素及收樓程序是否有優化和改善的空間，好讓居民能夠真正安居樂業？

就此，希望大家能了解箇中情況。我感謝柯議員剛才的建議。房委會在建屋期間，設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品質管理及監察制度，並會不時檢討收樓程序。

由於預製組件在工廠生產，在工作環境、職安健及品質控制方面，相對而言確有正面的效果。當然，預製組件運到工地後，還需要進行其他工序。

無論如何，日後興建"綠置居"或公屋單位時，我們會盡可能在建造成本、建造時間以至房屋質素等方面加倍努力。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要逐步以"綠置居"取代興建出租公屋。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我們問她這項計劃會否影響公屋的"上樓"輪候時間，她表示相關影響只是以星期計，因為翻新公屋單位的工作只需數星期時間。

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平均只需44天便可完成修葺工程。

日後無論是公屋或"綠置居"，在建築質素及工程時間方面，我們都希望盡可能加快步伐、提升質素，讓入住公屋和"綠置居"單位的市民居有所安，為他們提供優質的居住環境。

是總承建商出現問題，還是政府當局和房委會監管不足？局方會否就事件作出徹底調查，給公眾一個清晰的交代？

在857個單位中，有7個單位牆身出現滲漏，我們對此非常關注。為此，在完成有關的修繕工作後，我們會多走一步，要求承建商進行外牆噴水測試，以確保在有關工程完成後，受影響的住戶不會再受到相同的困擾。當然，我們亦進行了內部檢討，以了解建造程序和收樓過程是否有改善空間。

不過，我們會將有關承辦商的表現記錄在案。

就此，我剛才並無聽到局長清楚說明。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建築公司的商譽，亦關乎他們生意上的機遇。據我們了解，承辦商相當重視評分安排，我們希望在這個評分分級制度下能夠做到以下兩點。第一，鼓勵承辦商加倍努力，提供優質的建築服務；第二，使表現未如理想的承辦商受到應有處分，並希望他們改善表現，令香港整體公營房屋的建造質素可以達到市民的期望。

代理主席，首先，我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僱員以匿名方式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投訴僱主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這些匿名的投訴，積金局仍會受理，並作出調查。就陸頌雄議員的分項質詢，現答覆如下：一根據積金局的紀錄，2014-2015年度、2015-2016年度及2016-2017年度分別有3,695宗、3,834宗和3,399宗投訴僱主的個案。投訴數字並沒有上升趨勢。投訴事項主要分為拖欠供款、沒有參加計劃、沒有提供供款紀錄、沒有通知受託人僱員已離職，以及錯誤扣減工資作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等。在過去3個年度，積金局每年為僱員討回的強積金供款均超過1億3,000萬港元。至於檢控傳票數目方面，2014-2015年度、2015-2016年度及2016-2017年度的數字分別為575、457和433。

二及三為保障作出投訴的僱員，除非得到投訴人的同意，積金局並不會在調查過程中向僱主披露投訴來源或投訴人的身份。積金局就投訴個案作出調查及搜證後，須按律政司《檢控守則》的指引行事及徵詢法律意見，就個案是否符合檢控標準及原則作出考慮，以決定個案是否達至可作出檢控的要求。舉證要求方面，積金局則須按照《證據條例》的要求處理。積金局會不時檢討僱主拖欠供款懷疑個案的調查及檢控政策和程序，以及有關法律條文，並定期與律政司會面，以便更有效打擊違規的僱主，以加強保障投訴人。積金局因應最近收到的意見，已開始重新探討僱員因投訴違規僱主而被解僱的事宜，並正計劃與勞工處聯繫，參考他們執行《僱傭條例》下針對不合理及/或不公平解僱情況的經驗，從而研究可否改善現行強積金規管機制，以妥善處理僱員因投訴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而遭不合理及/或不公平解僱的情況。
代理主席，根據局方的主體答覆，本年度有4800多宗涉及強積金的投訴，但積金局只對當中433宗個案進行起訴，比例甚低，問題仍然嚴重。很多工友向我們查詢，即使已提交具體工作證明及工作紀錄，而積金局亦已收妥足以證明僱主沒有供款的文件，為何工友仍須出庭作證？針對檢控機制或檢控準則的檢討工作將如何進行，其未來的方向為何？在現時檢討未完成之前，當局可否盡可能在豁免工友出庭作證的情況下，仍能成功作出檢控？
代理主席，陸議員準確指出，刑事檢控的舉證責任在於控方，而舉證的要求亦非常嚴謹，必須達至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作出起訴。根據《證據條例》的規定，在法庭上呈交文件作為證據時，控方證人必須對證明文件具有親身認識，並能確定有關文件內容的真確性。就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個案而言，控方須證明案發期間僱主和僱員的僱傭關係、僱員的有關入息，以及僱主沒有依時作出供款。儘管強積金受託人可證明有否及何時收到僱主遞交的文件，例如登記表格或付款結算書，以及僱主有否在法定期限前作出供款，但由於受託人或積金局職員對有關資料不具有親身認識，因而無法就有關文件內容的真確性作出舉證......

在大部分投訴個案中，當積金局為投訴人成功討回被拖欠的強積金供款後，投訴人往往不願意在積金局的刑事檢控中出任證人。由於缺乏證人的緣故，不少個案未能符合作出檢控的要求，以致積金局發出的傳票數目和投訴數目存在一定落差。

代理主席，我是積金局的非執行董事。局長剛才指出，積金局每年接獲3000多宗投訴，為僱員討回1億3,000多萬元供款。局長剛才在補充答覆也提到，積金局會因應最近接獲的意見，重新探討僱員被違規僱主解僱的投訴事宜，並計劃與勞工處合作，參考針對不合理和不公平解僱而執行《僱傭條例》的經驗，研究改善現行強積金規管機制的可行性。這項研究是否已經展開，預計何時會有結果？事實上，如遭不合法解僱，僱員有權追索15萬元補償，這項安排會否納入研究範圍內？

當然，有關研究亦涉及剛才提到的15萬元補償等方面。

代理主席，既然局長認為抽查比較困難，會否考慮加強罰則，減少僱主違供的情況？根據有關數據，在5萬多宗欠供個案中，成功檢控的只有371宗，比率實在偏低。

自2008年12月1日起，針對沒有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或沒有支付強積金供款的僱主，罰則已由首次定罪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提高至每次定罪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其後，我們更把最高罰款提升至35萬元及監禁3年。經過兩次修訂，罰則已提升至較高水平。另外，如僱主已扣除僱員工資卻沒有支付強積金供款，最高罰則更提升至罰款45萬元及監禁4年。

除跟進投訴個案，積金局亦會主動跟進核准受託人提交的懷疑拖欠供款個案。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的核准受託人會向積金局提交懷疑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主名單，積金局會向有關僱主徵收附加費，並主動作出跟進，為受影響的僱員追討欠款。事實上，正如我剛才提到，積金局於過去3個年度，每年為僱員追討的強積金供款超過1億3,000萬港元。在絕大部分個案中，積金局根據核准受託人提交的懷疑拖欠供款的資料，主動作出跟進，最終成功追討欠款。在絕大部分情況下，積金局無需對僱主作出檢控，便已糾正違規情況。

由於投訴人往往不願意出任證人，就議員剛才的提問，我們已表示會與積金局、律政司及有關部門進行研究，檢討舉證或證人出庭方面的要求。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就第三項質詢提出補充質詢？如果沒有，現在進入第四項質詢。

代理主席，現時正值大閘蟹當造季節。早前有報道，本港各個大閘蟹進口商尚未取得內地大閘蟹的出口批文，但已有商戶出售聲稱來自內地的大閘蟹。該等商戶所出示由內地當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並不包括二噁英檢測項目，而有關商戶亦沒有遵從食物環境衞生署暫停出售大閘蟹的勸諭。另一方面，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於上月中表示，會繼續就大閘蟹輸港安排與內地檢驗檢疫部門保持溝通，但大閘蟹輸港未有明確時間表。

然而，為了公共健康的考慮，政府須兼顧公平貿易和保障食物安全兩方面。香港法例規定所有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鑒於內地食物在本地市場的比重，國家檢驗檢疫機構與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訂立行政安排，獲內地有關當局批准的註冊供港水產養殖場才可以出口大閘蟹至本港，每批供港大閘蟹須附同有關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衞生證書，進一步保障供港食物安全。就黃議員提出的質詢，我會分3部分答覆：一食安中心一直就大閘蟹規管的安排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密切聯繫。雙方均以科學及合理的原則檢視現行大閘蟹的規管安排。雙方會繼續溝通。內地檢驗檢疫機構分別於今年9月及10月公布了供港大閘蟹註冊養殖場的更新名單，列出42個供港大閘蟹註冊養殖場。

內地大閘蟹出口商的營銷安排屬商業決定，內地企業向內地有關監管當局申請出口大閘蟹的批文，涉及內地的監管及檢驗檢疫安排。食安中心則集中於香港境內在進口及零售層面把關。二二噁英是一類可致癌的劇毒物質。因應歐洲食物中含有二噁英的事件，香港食物安全監管當局在1999年開始檢測食物中的二噁英含量，並由2014年起檢測大閘蟹的二噁英及二噁英樣多氯聯苯含量。其後，食安中心參考包括歐盟及台灣的規管安排及本地食用大閘蟹的習慣，在2016年為大閘蟹訂立更具針對性的行動水平，即每克樣本6.5皮克毒性當量的行動水平。自食安中心開始檢測大閘蟹的二噁英含量以來，我們於2016年檢出3個大閘蟹樣本二噁英含量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動水平。今年到現時為止，食安中心檢出一個台灣桃園樣本超出行動水平。至今有兩批大閘蟹從涉事台灣桃園養殖場進口，涉及兩個本港進口商。該兩批大閘蟹均未流出市面，並已被食安中心封存。

根據食安中心的資料，目前市面上有來自台灣及日本的大閘蟹出售，亦有報稱來自內地的大閘蟹出售。截至2017年10月16日中午，除了上述來自台灣桃園的樣本外，食安中心另外共檢測了84個大閘蟹樣本，包括11個進行二噁英及二噁英含量總和檢測的樣本，測試結果全部滿意。香港海關及食環署近日已加強相關海陸空貨物的清關檢查及抽樣化驗工作，並到市面零售點作聯合巡查，保障市面上出售的大閘蟹符合相關的法例規定。海關及食環署會按需要繼續進行有關聯合行動。食安中心處理被檢測出有問題的大閘蟹時，所採取的跟進行動與其他被檢測出有問題的食品一致，即包括進行風險評估、追查有關食物來源、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要求有關商戶停售或銷毀有關食品，以及加強抽取樣本進行化驗。食安中心亦會盡快通知有關出口地的相關當局，並進行相關的風險溝通工作。三就有關食安中心建議進口商先入口少量大閘蟹，並自行暫緩出售，待食安中心檢測有結果後才推出市場並再入貨，有關安排已於早前本港進口商入口來自台灣及日本的大閘蟹時試行。上述二噁英含量超出食安中心行動水平的台灣桃園大閘蟹樣本，進口商有按照這項安排，涉事台灣養殖場進口的大閘蟹並無流出市面。
代理主席，現階段仍未有內地大閘蟹經正式途徑來港。據報，目前在市面上出售的大閘蟹，可能有部分是"水貨蟹"，我想問當局有否了解相關情況？海關和食安中心有否採取任何行動？
多謝黃議員的補充質詢。食安中心一直與內地監管當局保持聯絡。

不過，大家必須理解，內地大閘蟹出口商的營銷安排屬商業決定，所以有關向內地監管當局申請出口大閘蟹的批文，涉及內地的監管安排，也是內地當局的權責。

關於就大閘蟹訂立的行動水平，我們會繼續留意國際間的檢測工作，以及規管食物中的二噁英含量的方法和措施。

當然，我們仍會繼續與內地檢驗檢疫部門保持聯絡。
代理主席，雖然很多市民想吃大閘蟹，但我們不贊成降低致癌物質二噁英的水平。

我剛才問她是否已說服內地，在批出衞生證明的批文前進行檢測，以確保大閘蟹的二噁英含量不超過6.5皮克？

我剛才提及的42個大閘蟹出口商是載列於內地檢驗檢疫部門所公布的名單，但暫時仍未有任何國內大閘蟹出口商通過我們向香港出口大閘蟹。

我記得在去年發生大閘蟹事件後，大家亦曾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進行相關的討論。

參考以往發生的事件，我們明白大閘蟹的存活有周期，是短暫時令食物，所以政府化驗所已調動資源配合，現時的目標是在約兩星期內得出檢驗結果。
代理主席，在菲律賓被判藏毒罪成重判40年——是終身監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鄧龍威先生至今服刑17年，現正申請上訴。上月，鄧先生代表律師來港，向市民交代上訴進展。代表律師強調案件疑點重重。據報，鄧先生在獄中撰寫的著作在短短數月售出逾5000本，而鄧先生的社交媒體戶口有多達8000人表示關注，更有市民就事件成立關注組。該關注組多次籌辦街頭簽名活動，並獲逾兩萬名市民簽名支持。我稍後會把有關的簽名交給局長。據悉，鄧先生指責特區政府"完全忽視其存在"。本人已去信菲律賓總統，要求盡快覆核裁決。

主席，與鄧龍威先生共同被判終身監禁的另一名香港居民張泰安先生，數月前已等不及上訴而在獄中過身。

他去世前曾千辛萬苦交託，一定要將這件事作為重中之重來處理。主席，當特首強調她是天主教徒，每天為我們、為香港年輕人祈禱的同時，有否想過她作為天主教徒，最應關注那些真正處於困境的人，並特別為那些被囚在菲律賓監獄的香港居民多做點工作？我希望當局一改以往的作風，可否不要單靠外交部，而是做些實事，讓市民覺得這名被高度關注的香港人在痛苦中也能得到一些支援？

局長提到特區政府曾要求國家外交部協助，如果兩個國家，即國家與菲律賓在外交部的層面已同意有關安排，是否可以加快處理這個案？

主席，據報，現時全球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訂立資訊自由法，以規範其政府如何處理公眾索取政府資料的要求。然而，香港政府一直只依據1995年頒布至今從未更新和不具法律效力的《公開資料守則》，處理市民索取政府資料的要求。有市民投訴，當局審批其索取資料要求時所用準則含糊不清，而拒絕其要求時又沒有說明理由。此外，申訴專員公署近年接獲的相關投訴有上升趨勢，在上年度達破紀錄的85宗。

《守則》體現政府開放和負責任的方針，政府會向索取資料人士提供所持有的資料，除非有充分理由拒絕披露資料。《守則》界定政策局及部門提供資料的範疇，並訂明提供索取資料的程序及時限。就莫乃光議員所提質詢的各部分，現回覆如下：一我們一直收集及公布根據《守則》索取資料的個案數目。在2014年，各政策局/部門接獲根據《守則》提出的索取資料要求共有4,599宗。在完成處理的個案中，有3,863宗獲提供全部資料，77宗獲提供部分資料，92宗要求被拒。在2015年，索取資料要求有5,183宗，4,325宗獲提供全部資料，107宗獲提供部分資料，88宗要求被拒。在2016年，索取資料要求有5,144宗，4,243宗獲提供全部資料，101宗獲提供部分資料，118宗要求被拒。從這3年的數字可見，超過97%的索取資料要求獲提供全部或部分資料，只有約2.3%的要求被拒。至於沒有引用《守則》內容及並非使用《守則》所載的申請表格提出的索取資料要求，即《守則》以外的個案，涉及範圍廣泛，包括不同的傳媒機構、組織團體以至個別市民向各政策局及部門作出的各類查詢要求。由於這些查詢數目繁多，亦會以書函、電郵等不同方式發送到相關的政策局/部門，政府並沒有為這些查詢要求統計及備存個案數目。二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3年成立了檔案法及公開資料兩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負責研究檔案法及公開資料的議題。該兩個小組委員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定期舉行會議，研究香港現行制度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和制度。根據現時的進度，小組委員會目前計劃在2018年內盡早發表諮詢文件，以徵詢公眾對有關議題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在考慮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見後會敲定改革建議。法改會經考慮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書擬稿後，會發表最後報告書。我們屆時會研究法改會的報告書，考慮如何改革現時的公開資料制度。

如政策局/部門決定拒絕提供所索取的全部資料或部分資料，必須通知申請人拒絕的理由，並引述依據《守則》第2部作為拒絕提供資料的相關段落，並適當闡述援引有關段落的理據。市民如認為某政策局/部門未有遵行《守則》的規定包括拒絕提供資料，可要求有關政策局/部門覆檢有關個案。《守則》訂明有關覆檢會由所屬職級至少較原先作出裁決的人員高一級的首長級人員審理，在覆檢程序中所考慮的因素會清楚記錄在案。除覆檢機制外，《守則》亦提供投訴渠道。申請人如不滿意政策局/部門根據《守則》作出的回覆，可向獨立的申訴專員作出投訴。政府一直積極改善《守則》的運作，包括加強培訓，提升公職人員對《守則》的認識。由2014年至2017年3月各政策局/部門舉辦了約1,400次關於《守則》的培訓課程及講座，共有超過27,000名公職人員參加；以及提高政策局/部門處理個案的透明度，例如於網上公布申訴專員完成有關調查索取資料案例的彙編，以及公布政策局/部門關於已發放資料個案的"披露記錄"。我們亦於網上發布與公開資料要求有關的數據，包括各政策局/部門處理索取資料要求及其回覆的季度統計數字，以及根據《守則》可拒絕披露資料的豁免規定，分項列出政策局/部門拒絕提供資料的季度個案數字，以便市民了解政策局/部門處理公開資料要求的情況。
主席，申訴專員公署曾進行兩次調查，批評《守則》並不完善，須立法執行，而民間爭取亦超過20年。今天，局長告訴我們，法改會轄下小組委員會在這4年舉行了數十次會議，會盡量在2018年發表報告並進行諮詢，然後又再發表報告書供政府考慮，一直拖下去。

法改會進行研究時，要視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最新情況。所以，我認為最穩妥的做法是等待法改會發表有關的報告，屆時大家便可整全地討論相關問題。

可否加入罰則？

我們可參考外國其他地方在這方面的數字，在英國，37%的申請被拒絕發放全部資料，澳洲的相關比率是10%。

法改會轄下小組委員現正進行研究，待發表報告後，我們會徵詢公眾的意見，其後會再作處理。

基本上我們一直按照《守則》所訂的原則行事，即所有資料均應予以公開，除非我們有理由不能公開，如果我們拒絕發放資料，須提出原因加以解釋。這套機制一直以來均按這原則執行，只是機制並不具有法律效力，並非根據法例來執行。

索取資料的申請人若不滿意回覆，可循覆檢程序提出投訴。

過去我們亦曾跟進有關個案，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會提出充分理由加以解釋。

整體上，當局也會發表季度統計。

我認為當局按照《守則》所訂程序和時限處理各項申請。此外，我們的行事具透明度，讓公眾了解有關安排，亦讓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汲取有關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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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額外支出，主要是為了應付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及向領取社會保障人士發放額外津貼。所有超額開支均已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給予追加撥款。

局長，你現在可以動議二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修訂《稅務條例》，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實施《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及其他有關國際稅務合作並適用於香港的協定，以及確保《稅務條例》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頒布的共同匯報標準一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支持國際間就提升稅務透明度和打擊跨境逃稅的工作。為實施經合組織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所頒布的共同匯報標準，我們在立法會的支持下，於去年6月已修訂了《稅務條例》以訂立相關的法律框架，並在今年6月再次作出修訂，規定財務機構須收集75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所持帳戶的資料。另一方面，經合組織亦提出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方案，旨在打擊跨國企業利用不同經濟體的稅務規則差異及錯配，人為地將利潤轉移至只有很少或沒有經濟活動的低稅或無稅地方，從而使企業整體上只繳納少量稅款或無需繳稅。

雖然經合組織容許各稅務管轄區採用雙邊或多邊模式交換相關資料及報告，但由於國際社會間交換稅務資料的範圍及網絡不斷擴大，雙邊模式已不切實際。較可行的做法是以《多邊公約》作為實施有關措施的基礎。加入《多邊公約》不但可加快擴闊自動交換資料網絡，而且是經合組織和歐洲聯盟考慮稅務管轄區是否屬"不合作稅務管轄區"的重要因素。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或會遭受抵制措施，其投資和營商吸引力將會大受影響。現行《稅務條例》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宣布香港與其他地區所訂立的稅務協定屬有效。香港過往與其他地區簽訂的雙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和稅務資料交換協定亦是以此為依據在香港實施。然而，現行條例下的相關權力並不涵蓋多邊稅務協定，或為給予雙重課稅寬免和交換稅項資料以外目的而訂立的國際稅務合作安排。由於國際稅務合作迅速發展，將會着力推動更緊密的稅務合作，因此我們提出《條例草案》，擴大《稅務條例》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範圍至涵蓋多邊稅務協定和新的國際稅務合作領域。政府亦藉此機會作出法例修訂，修正《稅務條例》與共同匯報標準差異之處，確保《稅務條例》與該標準一致。共同匯報標準列明須交換的財務帳戶資料、須作出匯報的財務機構、所涵蓋的各類帳戶和納稅人，以及財務機構須依循的盡職審查程序，這些執行細節已收納在《稅務條例》內。主席，為使香港更有效落實自動交換資料安排及BEPS方案，減低香港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的風險，香港必須盡快實施《多邊公約》。《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我們會與中央人民政府和經合組織就落實《多邊公約》延伸至香港作具體安排，並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命令，宣布《多邊公約》在香港具有效力。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及盡早通過《條例草案》，當局亦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在2017年7月12日的會議休會前，本會已通過《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二讀議案。本會現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該條例草案。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04條，動議"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
由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了休會待續議案，本會現在先處理這項議案。

立法會於今年7月13日，亦即上個立法年度的最後一個會議，通過二讀《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立法會原定今天繼續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首先，我必須強調，政府現時無意"減辣"，認為應該維持一系列需求管理措施，包括盡快落實新住宅印花稅措施，確保樓市穩健發展。在過去數月就有關換樓退稅安排，我們聆聽社會各界聲音。政府認為把從價印花稅退稅機制下處置原有物業的法定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是可接受的修訂。政府早前的最大顧慮，是這舉措會否被市場趁機炒作為政府"減辣"的信號，導致樓市更為熾熱。我們一直留意議員、社會各界和物業市場對建議的意見和反應。

政府在2017年7月25日公布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關程序的建議方案，提出以"三步走"的方式，於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自從政府公布方案後，社會在過去兩個多月就"一地兩檢"議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不同的政黨、商會、媒體，以至民間組織先後就"一地兩檢"進行民意調查。絕大多數調查結果反映較多市民支持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立法會也於休會期間先後兩度召開會議討論"一地兩檢"事宜，而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及我本人亦出席有關會議，回應議員的提問。另一方面，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進展順利，目前已完成超過九成半，目標是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我們現正密鑼緊鼓地進行列車測試和試運行，以及為營運安排作好準備。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日期逐漸逼近，政府有必要盡早確認相關的通關安排。

議員的發言和取態，將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參考。考慮到讓議員可於10月25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有充足時間進行辯論，亦顧及推展"一地兩檢"安排後續工作的時間表，我因此動議"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稍為押後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政府會在立法會完成處理"一地兩檢"的議案後，馬上向立法會秘書處作出恢復全體委員會程序的預告，繼續審議《條例草案》，並期望立法會早日通過該《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委員支持"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

有意發言的委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作為《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對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中止審議《條例草案》，我和所屬的民建聯均表示支持。雖然《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基本上已經完結，進入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已快到最後的表決階段，但《條例草案》為"先訂立後審議"的法案，現時特區政府因為種種原因，暫時中止審議《條例草案》，並不會影響《條例草案》的實際運作情況。再者，特首林鄭月娥女士日前亦承諾，會採納立法會各黨派議員提出延長換樓退稅期限的建議，考慮將期限由原來的6個月延長至9個月或甚至12個月。特區政府能夠廣納民意，回應立法會及社會各界的訴求，是值得肯定及支持的。

我希望香港市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說太多。

主席，我首先要聲明，我支持《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希望《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我也支持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希望修正案獲得通過。我記得，政府上年度也說過陳帆局長這句話，就是政府無意"減辣"，並且希望議員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因此，局長剛才發言時，一開始便重申政府無意"減辣"。政府當天要求我們盡快通過《條例草案》，否則會為市場帶來不明朗的信息；今天卻提出另一些理由，支持延遲《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和三讀，真是"官字兩個口"。

林鄭月娥很厲害，她昨天發言時說，中止待續議案其實無須預告。

既然《議事規則》訂明議員在全委會審議階段可無經預告動議休會待續的議案，政府也可以無經預告動議議案，現在給了一天預告，已經很寬鬆。政府經常叫我們不要"有權用盡"，但政府今次的做法，不是正正顯露"官字兩個口"和"有權用盡"？

但是，我認為政府此舉真的不尊重立法會，也剝奪議員修正案獲得通過的機會，既浪費時間，也違反建制派過去高舉高效率審議法案的原則。涂謹申議員剛才已經列舉例子，我不再重複，而且亦有市民受到影響，因為6個月的換樓期限制影響業主，令他們未能即時解困。

代理主席，我真是做足功課。

在2000年6月審議《2000年建築物條例草案》時，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經根據《議事規則》第404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我今天舊事重提，並非要細說歷史，只是想告訴各位，由政府提出休會待續議案中止政府法案的審議過程，以致不確定性增加，實屬不尋常的現象。不過，17年前的情況，我尚可理解；17年後今天的情況，我不能接受。

當時，全委會出現了突發情況，那就是前議員李永達在全委會審議階段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人數下限提出修正案，政府亦提出修正案，但政府的修正案意外地在27票贊成、27票反對的情況下被否決，前議員李永達的修正案同樣遭到否決。

上次是因為法案本身出現了一些技術性問題，政府未有料到其修正案會被否決，以致需要一些時間處理技術性問題。今次政府的"天字第一號"原因是甚麼呢？"天字第一號"原因是林鄭月娥要在10月25日提出"一地兩檢"的議案，她擔心《條例草案》在全委會審議階段的審議工作會拖延太久。

但是，今次只有兩項議員修正案，而我們亦已表示支持。

我想向陳帆局長提問，因為他剛才的開場發言與林鄭月娥昨晨所說的略有不同，我希望他可以在稍後發言時澄清。

他應該不會抽起施政報告辯論吧？

局長今天可否說得更清楚一點嗎？其實，審議法案可說是立法會最重要的工作，遠勝於其他工作。

相對於現時有法律約束力且影響深遠的印花稅法案，我們當然認為應該要繼續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其實，此例一開，政府日後可能會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有政治意味但無約束力的議案，再次叫停我們認真處理的法案審議工作，例如突然要求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無約束力議案辯論，或是先行辯論《國旗法》的無約束力議案。這樣的話，屆時是否又要把我們正在審議的法案和很多人關心的法例擱在一旁？我認為，政府當局今天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浪費時間，違反建制派過往高舉的高效率審議法案的原則。讓我也學建制派列舉統計數字，自2017年2月起，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曾召開9次會議，最少花了10多小時進行審議，而秘書處亦花了很多時間準備文件，提供支援。

其實，我最擔心反對《條例草案》的建制派議員會拖延審議。我們當然希望盡快通過。

她要100%知道結果，100%保證能夠在10月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通過有關"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政府議案。

至今已經3個月，其間並無公眾諮詢！

我呼籲建制派議員不要隨着林鄭月娥的指揮棒起舞。

政府突然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無疑是操弄議會運作，目的是要殺民主派議員一個措手不及。這個舉動除了無理、無耻之外，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形容詞。坦白說，政府為了推行違法的"一地兩檢"，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由政府主動提出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舉動已經很不尋常。更有甚者，政府為了完成這項假諮詢，隨意操弄立法會的議事程序，將關乎民生、爭議性較少，議會和社會都達致普遍共識的《條例草案》，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未有提出任何合理原因便中止這項辯論。為了讓路予完全未經公眾諮詢、社會上極具爭議的"一地兩檢"議案進行辯論，不單沒有尊重香港市民，亦沒有尊重議會，將議事程序當作棋子般把玩。事實上，監察政府是議會最重要的職能。

事實上，《條例草案》已經延擱一段時間，由上一屆梁振英班子提出，延至現屆"林鄭"新班子上場；由上一個立法會會期，拖延至今個會期；由"新辣招"到現在變成"舊辣招"。本以為復會後《條例草案》可獲盡快處理，殊不知政府忽然要求休會待續，連辯論也不能，又要繼續拖延。有建制派議員表示，即使暫時不討論《條例草案》，對樓市也沒有實質影響，但事實並非如此。有議員已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協助換樓人士，建議放寬退稅機制，將寬限期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另外政府和議員亦提出其他修正案，包括重新釐定地產代理的法律責任，避免他們無辜被稅務局追討印花稅。如《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地產代理就可以即時受惠，建制派議員和政府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去年政府提出"加辣"措施時，言之鑿鑿地表示，住宅物業市場自2016年4月起再次大幅反彈，若不及時採取措施的話，樓價便會有持續上升的風險，最終帶來非常沉重的代價。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出席的官員和不少建制派議員都曾經表示，《條例草案》要盡早通過，為住宅物業市場降溫。有政府官員更直言，自新措施實施以來，已有大筆稅款暫存在律師行內一段時間；他希望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使政府得以收取這筆新增稅款。然而，很可惜，一年過後，香港房屋供應仍然非常緊張，銀行利率仍然非常低，泡沫風險仍然非常高。不論政府是為了預留更多時間處理"一地兩檢"，還是配合建制派議員修訂《議事規則》，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已反映政府出爾反爾，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不惜犧牲《條例草案》，無視市民身處水深火熱的樓市環境，亦無視買樓人士的困境。為了令突如其來的休會待續議案合理化，特首"林鄭"表示，會盡快將《條例草案》再次提交立法會，其間會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重新審視議員就換樓退稅期提出的修訂，即考慮將退稅期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

更重要的是，由梁振英班子提出的"辣招"，由公布至今已經一年。

根據瑞士寶盛私人銀行剛發表的2017年《財富報告：亞洲》，香港已取代上海成為最昂貴城市，住宅物業價格不斷飆升，推高了香港的排名，香港每平方米住宅價格比亞洲平均價格高2.69倍......

我剛才說到，香港每平方米住宅價格，較亞洲平均高出2.69倍，數字相當驚人。有見及此，我們更加不應該無了期糾纏於《條例草案》。

政府一直以來的如意算盤，就是要盡快展開"一地兩檢"的討論。眾所周知，政府一直假裝開明，聲稱會虛心聆聽，但實際上只是為了迴避公眾諮詢的訴求，營造政府有聆聽各方意見的假象。現時建制派議員佔議會大多數，加上"DQ"了6位民選議員，即使全部民主派議員反對，在建制派的護航下，"一地兩檢"議案勢必獲得通過。政府的最終目的，就是當日後有人質疑"一地兩檢"議案未經諮詢時，便可以振振有詞指出議案已交由立法會討論，並獲大多數議員通過。

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認為沒有違反的人只有不足四成。在替代方案方面，四成三受訪者希望在深圳福田站實施"一地兩檢"；不支持這個做法的只有四成。以上數字明確反映，政府使用鋪天蓋地式宣傳的"一地兩檢"方案，已經開始慢慢不奏效。市民逐漸明白，政府提出的方案存在眾多問題，對"一國兩制"亦有很大危害，當中吹噓的高鐵效率亦與事實不符。政府懼怕上述情況發生，擔心市民認清當中問題，故此便急忙把議案提交到立法會討論及表決，希望議會盡快完成今天的議程，以便在下星期正式開始討論。

政府獨斷獨行，不敢面對民意，對民意採取避之則吉的態度。

她與上屆梁振英特首及其政府同樣玩弄語言"偽術"，結果較上屆政府更差的是，她以"懶理民意"的方式修補撕裂，以"聽不見為淨"的方式促進和諧，做法確實使人大開眼界。最後我想重申，監督政府是議員的使命，政府為了迴避就高鐵通關程序進行公眾諮詢，不惜操弄議會程序，絕對不能接受，更不應該讓這項休會待續議案通過，以防成為日後的議事常態。

很可惜，現在面對來勢洶洶、需要強行落實卻無約束力的"一地兩檢"議案，打亂了部署，只能夠暫停審議《條例草案》。然而，主席，在稍後的發言中，我有些話想對建制派說。

我將這句說話送給今天共聚一堂的建制派議員，尤其是要送給陳帆局長，因為這種隨便調動議程、玩弄立法會程序的態度，真是很厲害。

來自林鄭月娥政府。我們的建制派議員好比一條魚，隨水而游：政府要調動議程，沒問題；政府要玩弄立法會的程序，也沒有問題。

主席，提到調動議程，又令我想起一件事。

當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怎樣回應？他表示，印花稅是重要的議題，如果政府撤回法案，或許會給予市場一個錯誤的信息。

我不太明白政府究竟有何邏輯、有何道理？當然，他們有兩套邏輯：一套是政府的邏輯，一套是大眾認可的邏輯。

因為正如剛才那句西方諺語所指，這議會內有很多逐水而游的魚。主席，建制派議員今天表示會支持政府這種迫不得已的做法，我不太肯定有多麼迫切？時間上真的如此緊迫嗎？我們將要討論的，其實是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即是說，我們現在要把一項具約束力的法案，讓路予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說到這裏，我真的感到邏輯非常混亂。

為何我們要為了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擱置一項眾人用心研究已久的正規法案？原因是一切都需要為政治服務。主席，我們不如藉此機會討論香港的樓市。

由於房屋供求緊張及超低利率，政府才會在過去數年希望透過這些措施遏抑樓市，令樓市能夠穩定。很可惜，這些"招數"未必每招都能夠達到預期效果。

此外，投資需求重拾升軌，令供求失衡的情況加劇。這些都是政府當時希望市場明白需要再度"加辣"的原因。政府特別提到，若不及時採取措施，住宅物業價格會處於持續螺旋式上升的風險，最終會帶來代價非常沉重的調整，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所以，政府——請記得這是同一個特區政府——認為有必要推出新一輪需求管理措施，以期為住宅物業市場降溫。這種說法沒錯，我相信大部分同事都會同意。

我們翻查數據，針對中小型單位的熾熱情況，似乎仍然未有緩和跡象。

售價指數反映中小型私樓售價持續節節上升，再次證明"辣招"未必奏效，但我們若不採取"辣招"，是否會令市場更亢奮？

這些數據反映中小型私人樓宇的售價已經大大超出普通市民及專業人士的承擔能力。我相信在座眾多建制派議員都關心普通市民及專業人士，為何現在置他們於不顧？

此外，正如剛才其他議會同事所述，瑞士寶盛私人銀行發表了2017年財富報告。報告指出，香港取代上海成為最昂貴城市，主要因住宅物業價格飆升，推高了香港的排名，其每平方米51,594美元的價格，較亞洲平均價格19,150美元高出2.69倍。這種情況不但影響中下階層或專業人士，甚至會打擊我們的營商環境。來自商界的議員不可能對這情況置若罔聞吧？

建制派每位議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沒有理由看不出茲事體大。

實際上，聰明絕頂的周浩鼎議員提出了一項修正案，並曾表示會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類似修正案。

可惜，建制派議員再次放棄這個機會，明明看到周浩鼎議員有機會名留青史，也白白放棄。

主席，面對目前熾熱的樓市，政府想向市場傳遞甚麼信息？究竟政府希望市場如何理解當局對樓市的策略？如果每次都輕易抽起具爭議性或影響深遠的法案，令全港市民最關注的房地產和置業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亦特別提到，希望協助市民置業。

此外，千萬不要忘記，政府早前十分重視《條例草案》，認為必須盡快通過，因為在審議雙倍從價印花稅期間，牽涉數以十億元的稅款存放在律師樓。建制派的法律界精英不可能不知道，萬一在法案有待通過的期間有任何律師樓倒閉，將有重大影響。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政府庫房可以堂而皇之收回這筆稅款？

但是，時至今天，我突然有點疑惑，難道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忽然與地產界代表沆瀣一氣，有同一個思考模式？

建制派議員明明來自不同階層，既有代表基層市民，也有代表中產階層，為何他們無緣無故突然為了地產界的利益而同意政府的做法呢？另一方面，政府明明一向否認與地產界官商勾結——我本來也相信——為何政府突然有此行動，令人相信他們偏幫地產界？實際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明白。

我亦開始認為，作為立法會議員，有很多事情可能確實無須明白，只需要跟隨，只需要聽從指示，政府說甚麼便跟着做甚麼，這樣便能成為非常稱職的立法會議員了。
關於這項辯論，我認為首先大家要清晰，我們要批評和譴責的對象，理應是坐在台上的梁君彥主席。

按我理解，根據《議事規則》第404條，"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但究竟能否獲豁免預告，須由立法會主席判斷。

說到政府自行抽起法案，唯一或最近的案例是在2000年6月22日，根據當時的紀錄，政府在會議上提出休會辯論，但辯論的焦點並非政府是否有權這樣做。當然，按照英式議會規則，雖然議員可獲豁免預告而主席能酌情批准，但政府能否這樣做則視乎主席的判斷。所以，關鍵是在今天這一刻，梁君彥主席是基於甚麼判斷準則，容許政府可無經預告，"睡醒"後突然提出更改會議議程。
鄭松泰議員，請稍停，因為你在發言中提及我的判斷。

主席，你必須澄清。

既然如此，在條文上，你現在可以如此解讀，但在案例上，2000年6月22日，前議員李永達先生提出了一個疑問："根據《議事規則》主席是有權豁免作出預告的"......這是逐字紀錄，主席，你不可以說我離題。當時李永達先生問："豁免預告的情況是否只應用於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身上？"就當時討論的《2000年建築物管理條例草案》而言，由於沒有足夠時間處理之後的事項，他便問主席究竟以甚麼準則判斷當時的豁免。

主席的裁決不容辯論。

關於這份紀錄，我會想方法或找機會......既然你認為在程序上，政府無經預告而在今天動議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是沒有問題的，那麼我想討論一個基本問題。

無論是就實際情況或《條例草案》而言，我並不認為你能夠根據你剛才所說的條文提供充分解釋。再者，按內容來討論......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請問秘書，現在是否有足夠法定人數？

我仔細審閱了《議事規則》的條文。

如果大家記得，上星期她仍然表示，她對香港的施政方針——撇開政制不談——最重要的是關於房屋，甚至提出要重塑置業階梯。所以，令我無法理解的是，在這個政策方針的前提下，她怎可以在這個會期一開始時，便將其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核心部分破壞？《條例草案》關乎之前的"雙辣招"現時是否需要修訂。

就基本立場而言，她不可能上星期持一種態度，今天"睡醒"卻持另一種態度。我認為這是"死小孩"的表現。

《條例草案》可放寬換樓的期限，並訂有其他相應安排，令更多市民可以真正走向置業，但就在這一刻，她卻違背其施政報告。主席，就着這一點，說她神經質已比較客氣。

如果你認為你並非優待"死小孩"，請作出解釋。

我認為局長真的是......今天陳帆局長在此，是不幸的。

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是收到國家的命令，"睡醒"了便知道今天原來有事情要做。

主席，我再次強調，這裏是立法會。

當中的橫蠻、專制、專橫無理，大家有目共睹，可是不要緊，只要建制派議員配合便沒有問題，一切就是如此而已。我希望公眾明白，今天之所以出現這個局面，是因為你，主席閣下。我不會說你不公，我不會說你沒有根據《議事規則》行事。

主席，我們並非回到殖民管治時期。所有議員均已作好準備，打算就《條例草案》的不同範疇向局方解釋，但"林鄭"現時並非對《條例草案》的內容提出修訂，只是"睡醒"後發現有些事情忘了做，於是要求立法會全體議員遷就她。她有否想過自己其實只是行政長官，今時今日她並沒有兼任立法會主席？

我們曾舉行多次會議審議《條例草案》，並有多位議員同事盡心盡力地提出多項有用和有建設性的修正案。

正如今天多位議員在發言時也提到，對上一次出現這種特殊情況已是17年前，但今天我卻聽不到有任何充分和實質的理據支持政府要突然引用第404條。基於下述4個理由，我反對政府今天突然根據第404條動議議案。

截至現時為止，我手邊仍未有任何時間表詳列政府會有多少項法案須提交立法會討論和通過。

主席，我只知道在這個立法年度，單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交議會討論和通過的法案已不下10多項。

現時立法會在大會上二讀及三讀法案的時間有限，所以一旦錯過了，便會有很多法案須押後6個月甚至1年才獲得通過，這對香港的整體經濟金融發展絕對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現在也是另一個有關反對象牙貿易的法案委員會的成員，知道很多環保人士和議會同事均希望有關法案能盡快獲得通過，不想因為我們現時押後處理《條例草案》，以致其他理應獲通過的法案推遲通過，令香港蒙受更多損失。

第二個反對押後討論《條例草案》的原因是，此舉會令市場的信息更混亂。

她也說過，覺得現時實施的樓市"辣招"已經很"辣"，即是之前3次推出的樓市"辣招"已經很厲害。

如果她重視香港人的居住權利——居住也是一種權利——便不應該將《條例草案》押後。雖然有議員表示現時"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已在行政上收到阻嚇效果，但請不要忘記，市場信息會令長線或短線的炒家甚或地產經紀趁勢入市，又或是發出一些錯誤的信息令樓價瘋狂飆升。主席，一些證據顯示，我們自2013年起先後3次推出"辣招"，再加上這次的第四項"辣招"，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已飆升3倍。假設1999年的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是100，2013年——我指的是第一季——已是237，到2015年已進一步飆升至289，而2017年時更高達315。

如果認為第四招，即《條例草案》完全沒有作用，那倒不如整項撤回，不作討論。

昨天瑞士寶盛私人銀行發表了《財富報告：亞洲》，當中指出在11個城市中，香港的生活指數——當然是指中上層人士的生活指數——冠絕亞洲城市。我們的生活指數之所以這麼高，是因為樓宇價格的確很離譜。如果在推出"辣招"之際發出可以稍後才做的信息，我認為是非常不明智的，亦不能夠接受。

因此，市場信息混亂是我提出反對的第二個原因。我反對押後討論《條例草案》的第三個原因是，很多同事說經濟民生必須先行，那為甚麼我們要為在10月25日提出一項有關"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政府議案，而放棄對經濟民生如此重要的法案？這正正就是政治先行。大家要誠實一點，"一地兩檢"無可否認是一項政治任務。從經濟角度來說，高鐵根本無利可圖，只是一項政治任務。然而，很多人必須百分百遵從並實施這項政治任務。因此，政治先於經濟民生絕對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希望會議廳內各位同事日後不要再用甚麼"政治掩蓋經濟民生"等藉口，指責我們多位同事的做法。

即你會批准或無奈地批准？

完全無須經主席批准。

我並非質疑你的決定......

主席，我必須澄清的是，我沒有指責你。我認為你的行事均合乎規程，請問你滿意嗎？你滿意嗎？

我再次重申，我認為你的做法符合《議事規則》的規定，而我亦對此完全理解和明白。主席，你現在可否回答你滿意嗎？

在行政立法的關係上，我認為主席擔當促進行政立法關係的角色，所以主席應在這功能上，積極發揮和展現個人魅力、角色和能力，好讓我們能夠更暢順地在會議廳內審議政府提交的各項法案。主席，容許我提出另一項規程問題，是關於這個議會的法定語言。主席，我有一個疑問，如果一名議員以廣東話向你提問，你是否需要以廣東話回應？同樣地，如果一位議員以英語向你提問，你是否需要以英語回應？又如果他是以普通話提問，主席是否應該以普通話回應？

主席，很多同事剛才已經指出，我們站起來發言，主要是因為政府今次的做法太粗暴。

她說她不是"689 2.0"，我告訴她，她真的是"689 2.0"，因為通常2.0版本都較1.0版本有些改進。她是"笑騎騎，放毒蛇"，口蜜腹劍，口說不如大家坐下來談，她很想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想與民主派同事實事求是、以事論事。在這幾天或從上星期至今，我們看到議會的情況就是如此。《條例草案》旨在把印花稅稅率劃一為15%，並且沿用雙倍從價印花稅的豁免機制，主要是讓首次置業人士可獲豁免，而換樓人士則可保留現時6個月豁免期的退稅機制。此"加辣"措施過去當然有爭議，有人認為有效，亦有人認為無效，但無論如何，議會內任何派別的同事，大多認為此刻無需要拆除"加辣"的"金剛圈"，因為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

所以才要推出額外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此外，政府亦提及，自2016年4月起，住宅物業市場已經大幅反彈，尤其是中小型單位的市場在2016年起至今一直出現一種亢奮跡象，投資的需求都在升軌之內，令到泡沫爆破或經濟風險存在。市民大眾在電視上經常看到財金官員作出此類的提醒或警告。所以，按政府的說法，它必須提出一些措施，繼續在"加辣"方面作出改進及修訂。

這對市民大眾來說是否一個合理的交代？香港現時的房屋供應仍然很緊張，特首上星期才發表施政報告，看起來出了幾招，但看深一層，每一招都好像沒甚麼效用，因為問題是沒有增加"麪粉"，只是將"麪包"在音樂椅上移來移去，供求始終沒有大變化，市民大眾無法得益。

為了今次的政治目的，便要提出撤回《條例草案》，我認為這樣做對不起香港市民。

市民大眾在這水深火熱下，政府竟然表示，不打緊，政治先行，先讓政府處理議會內的反對聲音，讓政府可修訂《議事規則》，讓政府可先通過"監人賴厚"、強行上馬的西九龍站"一地兩檢"議案。

陳帆局長離開了，我正想問他，上次他在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表示希望尹兆堅議員能踏實一些。我當時問他福田站的資料，他可直接回答我們，但他卻選擇迴避，還"惡人先告狀"罵我們不踏實。代理主席，其後有電視媒體站在我們這一方，證明我們是正確的，揭穿了局長或政府沒有盡責地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福田站已經建成，我們可討論以其作為"一地兩檢"的地方。

無視事實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雖然"加辣"的措施已經實施，代理主席，但延後審議《條例草案》，很明顯會令法案原先的一些不足之處無法適時解決，例如換樓人士在這機制下只有6個月的退稅寬限期，不可以延長至9個月，而這正正是涂謹申議員和周浩鼎議員早前最關注的事項。

當然有很多風聲，我聽到有些人說政府在聖誕節前會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我不知道是否真確，但如果政府在押後處理《條例草案》後，想再向立法會提交修正案，手續可以很簡單，議員既然已經提出修正案，並將之列入議程，政府只須依樣葫蘆，根本無須花很長時間便可迅速恢復《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為甚麼不考慮，而一定要撤回《條例草案》而造成拖延呢？

這樣最終只會自打嘴巴，"林鄭"再次讓市民大眾看到她真的是"689 2.0"，因為她較"689"升級，是"笑騎騎，放毒蛇"。

有關《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我很遺憾政府早前給予很短的通知期，表示會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並自行作出有關修訂。《條例草案》非常重要，因為正如政府所說，香港的樓價已升至與合理的經濟情況脫節的程度。由於本港房屋供應長期緊張，加上超低利率，以及大量資金流入，尤其是國內資金來港炒賣土地物業，香港的樓價已升至瘋狂的地步。政府過往的立場一直是推出"辣招"遏抑熾熱的樓市，打擊短期投機活動，以期遏抑樓價。林鄭月娥也在其施政報告中說，在民生議題上，香港的房屋問題必須優先處理。就香港的房屋問題，大家看到現時的樓價，也同意應要優先處理。既然這是必須優先處理的重要項目，為何政府又會突然延後處理呢？政府說要集中精力搞好民生，我們與政府談政改時，政府說暫不處理，要凝聚共識，觀察社會氛圍。

樓價上升也會影響租金上升，會影響整體社會每個階層的人士。香港現時是一個畸形的社會，房子越買越小。在七八十年代，喜劇中的人物一進入房間便會撞到睡床，但現在這已不是喜劇，而是香港的現實狀況。不僅樓價如此，租金也達致瘋狂的地步，市民大眾多數無法承擔合理居所的租金。我在石湖墟擔任區議員，曾探訪石湖墟的"劏房"戶，一個不足百呎的單位，租金可達至5,000元至6,000元。眾所周知，過往上水居民很多也是基層市民，根本不可能承受如此昂貴的租金......

所以，我難免會談到香港的房屋問題，希望代理主席諒解。代理主席，市民大眾對於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有期望，希望她能大刀闊斧地提出有效措施，改善香港的房屋問題，讓樓價能健康發展。雖然林鄭月娥提出了名目不同的房屋政策，例如"綠置居"、"首置"單位等，但"豆腐"只有這麼大，她切來切去仍是那塊"豆腐"。我們看不見新住宅單位有大幅度增加，市場的反應也很清楚，樓價仍然繼續上升。

第一，修正案是否一定要政府處理？本會有傳統，過去也有不少修正案由議員提出，經本會討論後通過。政府有時會支持，有時不支持，政府可表達立場。據我所知，較關心《條例草案》的兩位議員，即民建聯的周浩鼎議員及民主黨的涂謹申議員，均支持把《條例草案》中的換樓退稅限期由6個月放寬至9個月。

既然如此，政府為何堅持自行提出修正案？

第二，特首表示要盡快處理"一地兩檢"議案。

第二步，《合作安排》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予以批准及確認。第三步，本地立法實施。

既然袁司長已提到"三步走"，那麼無約束力的議案究竟屬於"三步走"中的哪一步？

為何要臨時抽起關乎民生議題的《條例草案》，讓路給一項根本可有可無、無約束力的"一地兩檢"議案呢？其實，無論立法會是否通過這項無約束力議案，大家都知道，中央政府加上特區政府對於"一地兩檢"已經定案，一定要實施。所以，我有理由懷疑這兩個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正如建制派已經多次說明，要大幅修改《議事規則》，限制議員"拉布"。代理主席，建制派提出的建議真是相當令人害怕，真的是"辣招"，"辣"到連一些與"拉布"無關，例如以提交呈請書的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梁振英"UGL事件"，這項僅有的權力也要剝奪。現在建制派已經有權否決運用《立法會條例》賦權專責委員會調查，我們民主派以提交呈請書的方式，由20位議員站立，希望有一個平台，在無法引用《立法會條例》的情況下，盡力監察政府，調查一些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

為何也要剝奪議員僅有監察政府的權力呢？
林卓廷議員，現在應討論是否支持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如你的發言內容與此議題無關，我便會視之為離題。請你集中討論是否支持現即休會待續。
代理主席，多謝你提醒我，我可能離題了，不好意思。代理主席，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當然反對政府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正如我剛才所說，房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代理主席，容許我對市民及政府說多一點，現時的樓市已經很危險，如果我們繼續任由樓市瘋狂下去，市民、整個社會以至香港政府都要付出代價。

此外，很多市民置業時沒有足夠能力，要靠家人為按揭貸款作擔保，甚至要將家人原本的樓宇加按，以支持購買另一個物業，造成"火燒連環船"的情況。

因此，我們覺得政府有責任盡快推出印花稅"辣招"，盡快遏抑樓市過熱的炒風，絕對不應該任由市場繼續瘋狂下去。否則，造成樓市大崩潰......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

擔任議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學習如何面對荒謬。

樓市失控不單是有錢人的問題，樓價被炒高會對很多低下階層市民造成影響，甚至令"劏房"租金飆升。如果印花稅能夠限富，我樂見其成。所以，對於《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在臨門一腳突然被叫停，我表示關注。我反對這項休會待續議案。由於我對《條例草案》認識不深，我花了一些時間學習，我的辦事處同事也花了很多時間替我預備發言稿，但很可惜，政府今天一句"休會待續"便不用再談，一切預備都是浪費氣力。

正如梁繼昌議員剛才所說，這是政府第四次改變印花稅的舉措，令市場信息混亂。

她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她的長俸不足以在灣仔購買一個300平方呎的單位，所以她很明白市民的"上車"問題。她說，若居住問題無法解決，她個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法律效力的《條例草案》要讓路予沒有法律效力的"一地兩檢"議案，說再多理由也是浪費氣力；臨門一腳要讓路，政治凌駕一切，浪費氣力。

他說現時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正常邏輯，另一種是政府邏輯，真是一語中的。何謂政府邏輯？

政府破壞規矩，玩弄程序，欺負議會。剛才多位同事均表示，他們除了關心樓市外，也關心議會。

我想把這個牌送給所有建制派議員，提醒他們"請勿跟車太貼"，如果因為"跟車太貼"而遇上任何意外或危險，後果將會非常嚴重。主席，我謹此陳辭。
許智峯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我體諒他們，在這種邏輯下，真的很難說得通。說到底，我們怎能容許政府將一項如此重要的法案中止待續，怎能不加理會，當作沒有事情發生？

我想問政府何謂"輕"？

這是國家委派在席多位局長及"林鄭"的任務，達成"一地兩檢"，令高鐵可以通車，是很重要的。不過，"一地兩檢"有重大爭議，關乎香港司法管轄權的斷送，關乎割地，這是一個極壞的先例，違反《基本法》。

我假設很多市民的確覺得高鐵可帶來很大便利，他們與建制派一樣，認為與國家融合十分重要，但亦有很多市民有很大憂慮。為了高鐵，要在《基本法》附件三加入一些全國性法例，但《基本法》第十八條清楚註明加入附件三的法例，是有關國防及外交事務的法例，那麼高鐵關乎國防及外交事務嗎？

今次可以為了高鐵"一地兩檢"中止辯論此項法案，下次可以為了修改《議事規則》，為了讓建制派乘人之危的詭計得逞，或為了其他更離譜、更極端的事而要求立法會讓路。立法會向來是有規有矩的，為何今次為了國家任務、政治理由、背後一些不良的動機而提出休會待續議案？這絕對是市民及泛民主派的議員不可接受的。

議程上已列出議員的修正案，政府只須依樣葫蘆，接着向立法會主席梁議員申請豁免預告通知，根據《議事規則》，5整天後就可恢復《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討論。我希望局長稍後發言時可以告知我們，會否承諾盡快通知立法會，何時會恢復《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討論？再者，剛才很多議員也有提及，如果政府真正急市民所急，這些只是程序而已。我相信如果政府是誠實的，沒有其他動機，是否只是不想讓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通過？原因是修正案由民主派議員提出，政府覺得自己顏面無存，為何民主派議員想到而自己想不到？如果真是這樣，這便是不尊重議會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力，對嗎？雖然"加辣"措施已經實施，但押後討論《條例草案》是否沒有太大影響？但是，議員提出修正案幫助換樓人士，將換樓退稅的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大家都同意的，對嗎？民主派議員也支持建制派議員提出修正案，我們沒有問題，為了民生，只要是好的建議，我們都可支持。還有政府和議員提出的其他修正案，包括豁免地產代理某些法律責任，以免他們無辜被稅務局追討印花稅，如果《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他們便可即時受惠，建制派議員又有否想過？

我除了認為政府今次讓路是不尊重議會之外，另一個可能是它不誠實，根本不是為了吸納涂謹申議員和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再作處理。

會否有更大理由，那便是我剛才說的，讓路不僅是為了吸納議員的修正案，不僅是為了讓高鐵通車，而是為了修改《議事規則》，對嗎？

《議事規則》是很可笑的，由財務委員會開始，財委會主席可以自行發出一份主席指引，是否可笑？其目的是要削弱整體議會的監察權力。該指引提出的很多建議，包括減少議員可以提出的修正案、臨時動議的數目，又或是議員被趕離會議廳後，當天再不能返回會議廳等，完全是針對民主派監察政府的權力而提出的，這些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絕對會減少議員質詢政府的機會，限制議員議政的自由和空間。如果議會處處設限，所有政策和撥款便可草草通過，這些建議只求效率，而犧牲議政的質素。這是降低整個社會的文明，是社會的損失。甚至在修改《議事規則》的爭議之中......

如有議員提出規程問題，我便會作出裁決。

我覺得政府這次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有不誠實的因素，除了因"一地兩檢"和要吸納議員的修正案外，有更多理由，我不說動機，只說有更多理由，而這些理由與《議事規則》相關，所以我必須說出修改《議事規則》有何問題，才能告訴主席你"老人家"，為何這次......

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要求你停止發言。
我正要解釋我的邏輯，這一定不會離題，我不是想說《議事規則》。

所以，為何主席質疑我，指我離題呢？

林鄭月娥政府所說的和解及和諧，其實是要令反對聲音消失，這便是我們眼中的建制派和政府，亦解釋了為何很多泛民主派議員反對政府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除了是基於議案的內容，也基於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謹此發言，多謝梁議員。

主席，所謂"百日定江山"，其實是指政治領袖上任後，可利用就任初期的蜜月期，以高民望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決一直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今天是林鄭月娥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後立法會第一天舉行會議，亦是她上任第一百一十天。

她最低限度應利用其民望處理深層次問題，例如透過政改解決一些政治問題、偏向既得利益者的問題，或正如今次會議般修訂《印花稅條例》，以解決換樓客遇到的難題。相反，林鄭月娥利用這段短暫蜜月期，"DQ"立法會內的"眼中釘"，將出入境管制權拱手相讓，拒絕英國保守黨的人士入境，並將市中心珍貴地段割出，作為向中共獻媚的貢品。她亦無利用這段蜜月期處理民生問題，反而着手處理政治鬥爭及中共的任務，以及對付提出問題的人。建制派在中共資源和"林鄭"的庇護下，肆意修改《議事規則》，並藉詞將責任推卸到民主派身上。建制派隨中央魔笛起舞，不顧港人生死。

今次討論的焦點是印花稅。對不少人來說，印花稅其實是很大的負擔。過往多年，政府制訂"辣招"後不斷加辣，很多時候都是針對印花稅。有關印花稅的安排，在上個會期其實已討論過。政府本身亦曾表示，要盡快通過《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以免製造不明朗的因素，令市場誤會政府釋出不會繼續收緊"辣招"的信息。

我必須申報，我有家人在近期置業。

在不明朗的因素下，政府絕對有責任盡早處理《條例草案》。

過往數月，股市和樓市全面向上。

其實，現在林鄭月娥對立法會予取予攜，無論是在財務委員會或是今天舉行的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

《條例草案》中止討論會否導致樓價在未來數天甚至一兩個月，繼續火熱炒上？

雖然政府表明無意向市場發放錯誤信息，當局仍然不會"減辣"，但明天財經新聞會如何報道？一些手持大量物業的地產商，又會如何解讀這次事件？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是不希望有不明確性出現。

如果政府願意聆聽不同派別議員的意見，便不會如此急切在昨天公布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的議案。此舉對立法會有欠尊重。

我謹此陳辭。